主席，我們今早回來討論的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目的是把數項與法律援助有關的收費，例如聘請律師及相關的法律收費提高。昨天我聽了同事的說法，而代理主席亦曾總結討論的重點，我想在討論的重點之上提出一個小框架。

我希望提出一個問題，究竟這個市場價錢是如何得出來的？其中一個因素其實與香港的律師與人口比例有一點關係。新加坡在2013年曾進行一項有關律師供應的研究。新加坡在這方面的比例原來較香港的更低，他們每1,000人的律師數目是0.83，而我們是1.16，比他們高少許；但如果與倫敦、澳洲維多利亞省和紐約相比，他們每1,000人的律師數目分別是2.64、3.15和8.37。

那些協助我的律師，正如多位同事所說，均是"捱義氣"性質，雖然不能說這些案件是"豬頭骨"，但他們是為了社會有這些特別需要而"捱義氣"。

另外一個數字是，如果是區域法院審訊的首堂刑事案件，部分律師樓的收費約為35,000元，但如果在刑事法援制度下，首天聆訊上限只是14,690元，即約市場收費的四成。

一間律師樓的開支與家庭的開支，兩者的分別其實十分巨大。

我本來以為當年沒有甚麼議員會對此感興趣，豈料不是，原來有頗多議員曾發表意見，其中一位是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她說"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整費用的做法，相對而言並非爭議性。現時的問題在於釐定付予私人執業律師提供的各項服務的多項費用水平的基數"。主席，這個問題最少已在2003年提出。我不是想爭拗增幅的多少，即使以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基礎有不對題之處，但討論的關鍵或最具爭議性的實際上是基數，因為如果基數合理，儘管升幅稍低......

當時在2003年的討論已向政府提出應否先解決基數，然後再回來向財委會提交授權的建議，即是否將每兩年作出調整的權力轉授給行政署長。當時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提出中止討論，結果被否決。其實，劉慧卿議員當年提出中止討論，亦反映今天這項辯論的特點。有時候，同事可能會說這些事情並不太複雜，故我們不應討論這麼久，但問題是政府不把複雜的問題提交立法會討論，主席。當我們討論這些平時沒有機會仔細討論的事情時，在討論過程中其實可以揭發很大和持續已久的問題，而刑事法援這問題最少是由1992年開始持續至今。

究竟在這個問題上，各位同事應否把握這個機會令整個刑事法援制度作出改革，既然大家也覺得有問題，正如周浩鼎議員昨天也提到存在問題，我們稍後表決時，大家會否投反對票，向政府施加更大壓力？我不覺得這樣做會對律師業界有何傷害，因為基數實在太低。

即使他日後可以獲得刑事法援，如果他第一步在警局內已不懂得保障自己，這會對他有很大傷害。

主席，我現在是民選議員，過去曾是執法人員，所以我對這次《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擬議修訂有很深的體會。主席，我之前在執法機構任職時，律政司曾派員到我所屬的部門講解在作出檢控時採納非常高的門檻，因為面對官司的被告人要承受沉重的精神及經濟壓力。主控官在檢控一宗案件時必須小心審慎，而執法機構亦必須以小心審慎的態度調查案件。

尋求事實及維護公義不單是執法或檢控機構的責任，香港的法律制度、律師制度及法律援助制度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不可或缺。香港現時設有當值律師制度及法援制度，多位議員亦已討論有關制度對被告人的權利有何影響，因此我只會略提。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被告人會面對沉重的精神和財政壓力，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均沒有寬裕的財力應付官司。聘請私人執業律師動輒須花上數萬元甚至10萬元。

所以，這方面絕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如果律師在第一庭前已有足夠時間和資源作出決定，便根本無須召開第二庭。律師在第一庭和第二庭之間，仍有很多法律程序需要準備，而法庭亦要耗費人手、資源及時間準備多召開一庭。這難免令香港的法庭累積很多待審的案件，影響法庭運作。另一方面，我們收到很多參與法援計劃的律師的投訴。的確，他們是自願參與，但很多時候，不少律師都是"捱義氣"接這些個案。他們認為有些被告人的情況很值得幫忙和同情，所以即使收取的工資較低，他們也不介意。不過，我們應否利用這些律師的仁義之心，剝削他們應得的收入呢？香港政府不是沒有錢，而是擁有大量盈餘。

第一，租金越來越昂貴；第二，法律界保險的開支也十分沉重；及第三，他們亦要聘請員工，而員工的開支亦按年遞升。因此，他們在法援方面收取較低微的工資，其實也會影響他們的專業服務。

主席，現在申請法援並非易事，一般小市民如果有少許積蓄，例如有20多萬元，便要開始計算分攤費。法援署可視乎案情和申請人的收入、資產，要求申請人負擔相當沉重的分擔費，而很多人便因而選擇自辯。不過，自辯便糟糕了，主席，我們看見很多情況是，被告人把法庭程序弄得一塌糊塗。我亦遇過一些情況，因為工資太低，受聘的律師影響了整個法庭聆訊程序的質素。廉政公署也會外聘大律師，我曾經遇見一個大律師，他明明可以問一個問題便得到答案，但他卻要問五六個問題才得到答案，令法官也發脾氣。

這些條文清楚顯示，香港對於市民享有基本法律權利保障是肯定的。然而，我們現在面對香港的現實情況卻是，有錢人可以用錢買更多平等，窮人可以享受的待遇，只是僅有的、很勉強的法律平等。

面對官司的壓力，常人可能未必感受到，但對很多小市民來說，當他們在財政上無法應付沉重的法律開支時，走上絕路並非很意外的事。

經過與政府共商後，認為應逐步進行。

我不反對全面檢討，亦不反對作更公平的利益分配。

林卓廷議員則說，同一個問題律師在法庭內分五六次來問，這叫做"拉布"。既然他認為在法庭內"拉布"是不恰當的，我們作為議員，應該要做的便要快速去做，在自己的崗位上盡量做好自己。

市民會罵我們，這項議案已經是遲來的春天，但仍要拖延數年，真是很不恰當。一項工作要拖延數個會議來審議，意義何在？他們批評別人在法庭內把一個問題分開五六次或五六截來問是不恰當，一天的官司要分五六天進行來騙錢，他們同時也可以照一照鏡子，看看他們自己又是否在騙飯吃？一項這麼簡單的議案，便應該通過它。如果認為法例基礎方面有不足之處，應在事務委員會，例如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內提出。我們有議事程序，要按優先次序處理。

我們期望律師的質素要好，而不是濫竽充數。

我們不是純粹以填滿數量來滿足自己，並非自我感覺良好，而是追求素質，講求甚麼人進入行業為市民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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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同事也知道，這項擬議決議案的目的是調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費用4%。

事實上，林卓廷議員剛才說得好。

曾經處理不少有關求助的同事也應該曾遇見很多很用心的當值律師，我自己也遇過不少。